我們現在會起立默哀1分鐘。

請議員保持肅靜。
主席，我有兩個規程問題。第一，我要求一個說法。

你在這次事件中的責任無法推諉，你令立法會喪失了監督政府的功能。為此，你會否有一個說法？你的選項包括：第一，公開鞠躬道歉；第二，問責下台。

梁君彥議員，我不是批評你個人，而是你給予整個香港的觀感，即你為求配合政府而令整個立法會像火車頭般向前衝。

人應當顧及基本的政治倫理和具有誠信，請問你會否鞠躬、道歉、下台？

主席，剛才我們默哀時，你對死者極不尊重。當我們在默哀，你卻打斷我們的默哀。你會否向死者梁先生道歉？

區諾軒議員，請你提出第一項急切口頭質詢。

日後若無法控制市民的怒火，你也有責任。主席，你可否表現一下同情心，假如你還有同情心的話？
在任何大型事件中有人死傷，我都深表同情。

第二項急切質詢。

林卓廷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急切質詢。
警務人員於本月12日在立法會大樓外與示威人士發生大規模衝突。有外國記者表示，目擊有記者雖已表明身份，仍遭警務人員搜查裝備，並遭侮辱、追打及噴射催淚水劑，甚至投擲催淚彈。由於剛過去的星期日有數以百萬計市民上街遊行抗議，有市民擔心當大規模示威短期內再發生時，記者會受到上述對待。就此，政府會否保證警方不會再以同一手法對待記者？

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

我是一家本地廣告公司的老闆，當日響應社會呼籲參與罷工，並與公司的同事自發參與和平的集會。因為公司很多年輕女士亦有參與，我們便決定去獲不反對通知書的民間人權陣線龍匯道集會區域留守集會，以確保公司的同伴在安全環境下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可惜，最終換來的是警方無理、暴力的驅趕。現場場面混亂，更隨時出現人踩人的險象，要不是在場人士互相扶助，逃過困境，出現災難性的死亡事件是絕不誇張。自當日起，我和在場的同事均對當日的恐懼揮之不去，更有人疑似出現了創傷後遺症、噩夢、失眠、過度警覺症等。本人就事件除了憤怒外，亦非常痛心，相信社會亦無法接受'執法克制，天公地義'的說法。得悉當日你也在場，在此懇請議員就事件的嚴重性作出追究問責。如這次警方濫權，濫用武器，最終未有得到懲治，香港未來的日子警權過大，監警會無能並與警方相互維護的情況便會一直惡化下去，市民將來在香港會失去應有的保障。"主席，這封信的內容與局長今天答覆的文本恰恰相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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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謹申議員，我第二次警告你，請停止叫喊。

現時會議氣氛比較緊張。